各位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81條及本會慣例，如本會進行默哀，會在會議開始時進行，而不會在會議暫停後復會時，或會議中途進行。因此我不能批准議員的要求。請議員考慮在其他場合或以其他方式進行。

政府亦曾澄清，只要不是公開、故意及有意圖侮辱國歌，便不會觸犯法例。最重要的是，定罪與否必須經法庭審判，大家對香港的法庭有信心，故此，並沒有太多人真的擔心。《條例草案》經過1年諮詢，另外法案委員會亦召開了17次會議，討論了超過50小時，收集了各界的意見，亦邀請了公眾人士發表意見，但依然有很多人對《條例草案》不了解，甚至有人刻意誤導。政府已承諾會加強宣傳工作，但政府必須很"貼地"，用市民聽得明白的說話來解釋《條例草案》，否則一定敵不過反對派強而有力的文宣工作。其實，往後每一項政府政策，特別是與內地相關的政策，政府必須準備面對國際級文宣的抹黑及扭曲事實，因為他們一天不攪"亂檔"，一天也不會收手。這種情況會是將來的常態，政府如何裝備人手和方法來應付，是推行政策的成敗關鍵。主席，世界各國在指定的場合也會奏唱國歌，在場人士無論是甚麼國籍，也會肅立或致敬，這是基本的禮貌和尊重，更何況是自己國家的國歌呢？《條例草案》第5條就"須奏唱國歌的場合"作出規定，今天有議員提出5項修正案，是想干預修改這些場合的權力，實在毫無道理，因為現在列出的場合全部都是政府的官式場合，或政府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場合，而且政府要增加奏唱國歌的場合也要經過"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以修訂附表3，即是說，立法會有最後的把關權，所以這些修正案根本沒有必要。世界各國的人民絕少會不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旗和國歌，如果因為政治因素而故意不讓《條例草案》訂立，根本是"攬炒派"一廂情願，肯定不得民心。有3位議員就《條例草案》第7條有關"侮辱行為的罪行"提出5項修正案，大致上旨在把罰則大幅降低，以及把追溯期大幅縮短。他們的目的其實是想把《條例草案》變成一紙虛文，完全失去基本阻嚇性。正如早前所說，只要市民不是故意侮辱國歌，根本便無需害怕，亦不會構成犯法，無需要擔心刑責問題。而且，沒有適當刑責或刑責太輕，反而可能變相鼓勵激進的年輕人以身試法，實在不能接受。此外，有人表示"侮辱"一詞過於空泛，定義含糊，甚至批評《條例草案》是以言入罪，這些說法其實非常偏頗，實際上是為反對而硬要這樣說。政府已提出很多法律觀點駁斥這類說法，我不再詳述，但最基本的是，現時香港有不少法例也有用上"侮辱"一詞，而且亦有明確定義，包括在《勞資審裁處條例》及《裁判官條例》等。反對派明顯地只是立場先行，為了玩針對而"噏得就噏"，總言之，就是要令市民憤怒及產生仇恨。立法會由上周起審議《條例草案》，網上有人煽動市民用種種暴力方法來阻止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外面曾出現了一陣子比較緊張的情況，幸好我們能如期開會。

組織暴力來制止香港立法，只會令訂立港區國安法更具迫切性，很多人說"攬炒派"是港區國安法的推手，其實真是有道理的，希望"攬炒派"三思。最近，"攬炒派"又成功爭取到美國啟動取消給予香港特殊待遇，以及採取其他措施制裁香港，最直接的受害者將會是香港人。"攬炒派"在這一兩年所做的事情，究竟是令香港人有更好的生活，抑或是把香港人推落動盪和苦難的深淵呢？我希望他們認真想清楚往後是否仍要這樣做。我真的很希望他們能夠明白到，作為議員的最終職責是令人民生活安定，絕不應做任何損害香港的安全，以及會令香港更動盪的事情，否則便絕對不起香港人。

有議員表示擔心制定《條例草案》後，香港市民會不小心觸犯法例，並指出有些地方是需要留意的。

在這3天的會議上，我聽到很多非建制派議員的發言。

如果這世界上所有市民也守法，立法會根本已可以解散，亦不需要存在。但是，這麼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其實人的自由與日常生活的約束，兩者是需要平衡的。在群體社會的各個群組中，個人的自由並非凌駕一切，因為會影響其他人的自由，所以我們需要訂立制約，也就是現在的法律，這也是為何要有立法會的原因。

可能外國人會覺得香港人對國家的國歌是否不滿？我相信這信息絕對已向世界傳達了，但主席，這部分的人是否代表香港全部人呢？我相信絕對不是，最低限度他們不代表我；但他們不斷這樣做，其實是會令香港的聲譽和國家的聲譽受損的。

我想說，在今時今日的香港，非建制派的朋友可以給我一些建議，或許我也可以向國家提出一些建議，也就是應該如何做或可以做甚麼，才令他們不會"噓"國歌？他們"噓"國歌，其實是"港獨"的前哨、"港獨"的思想、是要與國家分離的一種看法。所以，我在此奉勸立法會的朋友，如果稍後他們在《條例草案》進行表決時投下"No"的話，我很擔心他們下次如果當選後回到立法會宣誓時，不知道他們會如何解釋。第二，主席，我想說說田漢先生。

如果現在罵國家對田漢先生當時的不是，其實你們現在也有責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他是第一批被抓進監牢的。

據我了解，當時鄧小平先生、陳雲元帥也被下放，習仲勳元帥也被抓進監牢。對於這些近代領導人，其實大家認為他們會同意這樣對待田漢先生嗎？

所以，我想跟同事說，他們提到田漢最後的下場很悲慘，那的確很慘，因為當時發生了十分黑暗的事件，令這些人的生活很悲慘。

其實不是這樣的，只是當時有一群人想得到政治紅利，最後將整個中國攪到"亂晒大籠"。主席，邪不能勝正，這些人最後也被繩之於法。主席，我剛才說了很多故事，市民聽到可能會覺得怎麼好像似曾相識？

這種自相矛盾的層次已經達到"撞邪"級，好像"撞鬼"一樣。

主席，國歌是國家主權和尊嚴的象徵。其實尊重國歌十分正常，亦是國際間的一貫規則，尤其公職人員，所以《國歌條例草案》特別規定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等多個場合加入奏唱國歌的環節，以後奏唱國歌會成為議員宣誓儀式的一部分。《條例草案》通過後，立法會宣誓儀式時會奏唱國歌，議員必須出席，並應該肅立及舉止莊重。

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議員政治表述的權利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其實絲毫無損。唯一的規限是不能對象徵國家的國歌作出貶損或具侮辱性的"政治騷"。當然，有人心中有鬼，一方面想做特區立法會議員，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國家，所以他們才要反對《條例草案》。反對《條例草案》的手段，最明顯便是郭榮鏗議員及所有"攬炒派"議員拖延了內務委員會17次會議也未能選出主席，消耗議會大量時間，拖累立法會不能正常運作，差不多所有政府法案也要停擺，就是因為他們要反對《條例草案》。

因此，很多市民知道會制定《條例草案》及規定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時奏唱國歌後，均覺得是應該和理所當然的，因為這樣才能加強阻嚇力，避免有人利用立法會宣誓的莊嚴儀式作出"港獨"或侮辱國家的政治宣示。

其實，今天香港已經有很多學校進行相關的儀式，而且這在外國亦是平常事。例如，加拿大規定在上課前播放國歌或學童在上課前唱國歌。我不明白反對派和"攬炒派"議員為何只質疑要本地學生唱國歌是有問題，其他地方唱國歌則沒有問題。我們當然知道，訂立《條例草案》不能令大家學懂尊重國家，但《條例草案》應該是整個國民教育的一部分，否則教育就會淪陷。正如大家現在可見，竟然有老師教導學生時指鴉片戰爭的起因是英國人想幫香港滅煙，竟然這樣教學生，不知道這樣教了多久。

但我們都知道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跟《條例草案》有何衝突呢？其實完全沒有衝突。如果他們的邏輯成立，香港便不需要任何法律，因為任何法律都對人的自由有一定影響。例如殺人、放火、擲汽油彈是犯法的行為，法例禁止這樣做，所以人們沒有殺人、放火、擲汽油彈的自由。

他們當然說日後會失去自由，做甚麼事情也會犯法，舉出無限個例子：過路時突然播國歌，不肅立便犯法；在茶餐廳進餐時播國歌，不肅立便犯法；因咽喉痛而在播國歌時不能開聲唱，又是犯法。

這些"無厘頭"問題只是用來嚇人，嚇得自己......

在侮辱國旗和國徽的罪行中，"侮辱"的定義......

但是，何謂"玷污"呢？

主席，你理解這原理嗎？

"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英文本身是"enable"，但中文則是"使"，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萬一學生不懂得唱國歌，會有甚麼懲罰或後果呢？在我們審議期間，並無清晰的答案。即是說，教育局局長是否有可能通過行政處罰或威嚇，令學校蒙受白色恐怖？

代理主席，就各位議員在修正案合併辯論的發言，由於我在二讀發言時已就大部分提出的意見作出回應，所以在此我不再重複。我現在集中回應4位議員提出的21項修正案。首先，特區政府並不支持這些修正案。陳志全議員提出的其中兩項修正案旨在刪去《條例草案》第52條，以及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修訂附表3之前，須就有關修訂諮詢公眾不少於3個月。

至於議員就公眾諮詢方面的修正建議，特區政府會視乎屆時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考慮，因此我們不支持這些修正案。陳志全議員提出的另一項修正案旨在加入第55條，訂明"就第7條而言，呼籲不出席或參與須奏唱國歌的場合並不視作侮辱國歌"。《條例草案》第7條的立法目的是禁止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行為。在判斷某一行為是否觸犯法例時，我們會以這些原則作基礎，只有在搜集到充足證據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才會作出檢控。舉證責任落於檢控的一方，案件最終由法庭按香港一貫處理刑事案件的標準作出公平的判決，市民如沒有意圖侮辱國歌，根本不會觸犯法例。我們認為《條例草案》第7條已清晰列明構成侮辱國歌罪行的元素，因此不支持此修正案。陳志全議員提出的另一項修正案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第52條，訂明不得將宗教儀式的場合列入附表3。由於全國性的《國歌法》第四條並沒有此規範，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梁繼昌議員提出的1項修正案，旨在令修訂附表3的附屬法例須以"先審議後訂立"程序進行。由於此程序一般需時較長，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同樣可以讓立法會有時間審議有關修訂，我們認為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附表3的修訂更為合適，因此我們不支持這項修正案。陳志全議員提出的3項修正案旨在刪去有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明禁止使用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的場合、場所或目的的條文。《國歌法》第八條規定，"國歌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標、商業廣告，不得在私人喪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 "，條文中的"等"字顯示本地立法時須考慮還有其他不得使用國歌的場合、場所或目的，刪去第61c及65條，會令法例未能充分反映《國歌法》第八條的內容，因此我們不支持這3項修正案。梁繼昌議員提出的一項修正案，旨在令為施行第61c條所作出的訂明的附屬法例須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進行。跟梁議員提出修訂第5條一樣，我們認為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更為合適，因此我們不支持這項修正案。兩項分別由陳志全議員和梁繼昌議員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旨在降低犯侮辱國歌罪行的刑罰水平。由於國歌和國旗、國徽同樣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我們認為把侮辱國歌罪行的刑罰水平訂於與侮辱國旗或國徽罪行一致的刑罰水平是合適的，因此我們不支持這兩項修正案。我們必須強調，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是干犯侮辱國歌罪行的最高刑罰水平，法庭會根據每宗案件的實際案情而作出量刑。三項分別由胡志偉議員和陳志全議員對《條例草案》第77條提出的修正案旨在縮短該條文設定的檢控時限。考慮到觸犯第7條的個案有機會牽涉大量人士或網上行為，所需的調查及搜證時間較長，現時的條文已在有效執法及合理檢控時限之間作出平衡。由於這3項修正案會影響《條例草案》的有效執法，我們不予支持。陳志全議員提出的3項修正案旨在修訂第91b條，加入第節，要求教育學生國歌作詞人及作曲人的生平及死因。我們認為陳志全議員的建議與《國歌法》的立法原意無關，因此不支持這3項修正案。陳志全議員提出的其中兩項修正案旨在把為施行第103條而規定日期的權力由行政長官改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並須以"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程序進行。我們在草擬《條例草案》第10條時，參考了《國旗及國徽條例》相關做法，建議由行政長官規定藉政府宣傳聲帶或政府宣傳短片廣播國歌的日子，並在作出規定後，盡快在憲報刊登。我們認為第104條的安排合適，因此不支持此修正案。陳志全議員提出的其中一項修正案旨在限制行政長官可規定廣播國歌的日期的日數。《國歌法》第十二及十三條並沒有就廣播國歌的日期的日數作出規限，因此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楊岳橋議員就《條例草案》第11條提出的修正案旨在加入款，訂明本條例中的條文只受香港法例規限並只按照香港法例解釋。《條例草案》第11條已訂明在香港內觸犯有關國歌的規定的罪行，須按照香港法律進行調查及予以檢控。我們認為《條例草案》第11條已能清晰反映立法原則，因此不支持這項修正案。代理主席，就4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已作清晰的解釋，希望在席議員投票反對4位議員對《條例草案》提出的21項修正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會請提出修正案的4位議員再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陳志全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就《國歌條例草案》，我總共提出了20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其中16項被立法會主席裁定為可以提出。

立法會審議法案，需經首讀、二讀、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議員可提出修正案修改法案的意義還存在嗎？

如果政府把宗教儀式的場合納入《條例草案》附表3，規定唱聖詩或祈禱前必須奏唱國歌，他們會否支持？

如果政府要以法例逼迫中小學校把國歌放入教材，教授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便不可以不讓教師教授作曲人和作詞人的生平和死因。

我很怕教師未來教授國歌歷史時，會自我審查或受到政治壓力。其實，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朝代都有輝煌歷史，也有暗黑歷史。為何要逃避這些事呢？為何要顛倒是非黑白呢？剛才邵家輝議員說，文革是四人幫搞出來。

這由歷史去判斷，但不應顛倒是非黑白。各位立法會議員，各位保皇黨，你們愛國，但愛國不代表不可以批評，愛國不代表不可以去面對過去的暗黑歷史，或目前的暗黑歷史。政治立場是另一回事，歷史就是歷史，不容歪曲，正如我們今天談論的六四是不容歪曲的歷史。

在沒有罰則的情況下，最後可能造成白色恐怖。

當然，原來"等"字可以無限放大，所以倒插國旗都成為侮辱國旗的行為。但是，關於侮辱國歌的定義，我們時常在法案委員會問政府，政府都沒有清楚回答。

叫人不要唱或叫人離席，是否侮辱？

不是說我要這樣做，而是希望《條例草案》解釋清楚，讓人死也死得明明白白。但是，在法案委員會，政府始終不肯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呼籲不出席或參與須奏唱國歌的場合是否侮辱國歌呢？政府與一般人對此持有不同立場。

法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議員曾說，他從來未見過杯葛是一項刑事罪行。

但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當時的答覆是，由於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煽惑這類罪行也屬刑事罪行。他沒有直接回答我，呼籲人不出席須奏唱國歌的場合是否侮辱國歌。政府就我這項修正案回覆表示，《條例草案》第7條的立法目的是禁止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行為，警方會根據法例的要求，視乎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及搜集得到的證據作評估。因此，市民如無意圖侮辱國歌，根本不會犯罪。

政府沒有提供任何理據而不支持我的修正案。我不介意大家不支持我的修正案，也不介意罰則更重。正如何君堯議員所說，如果有人說"奏國歌"，然後我離場抗議，這樣當然有機會犯法，因為已經涉及奏唱禮儀。

法例的定義籠統，所有市民都會誤墮法網。保皇黨一句"你不犯法，就不會執法"，但現時的警察，多給他們一件武器，他們甚麼都可以用得着。
梁繼昌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就各位議員同事對我的修正案的發言，我想作一些回應。首先，昨天張華峰議員提到我說過一句話："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他藉此指出青少年的成就即使有多高，如果不尊重國家，亦不配得到別人的尊重。

梁啟超先生是清末一名改革者，他與老師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當然，他不是一名革命家。

我把時間fast forward至現今2020年，如果梁啟超先生仍然在生的話，而他對現今政權亦作出一篇《公車上書》時，結果會如何呢？我真的不敢想象。為何我們在100多年後，竟然可以到了如此地步？梁啟超先生最終的遭遇可能就像劉曉波先生一樣。不過，張華峰議員提到青少年的價值觀等問題，不期然令我要討論《國歌條例草案》第9條——我原本提出修正案以刪除第9條。政府表示，第9條是立法原意中一個重要部分，亦屬於全國性法律，故此不能夠接納我刪除第9條的修正案。其實，我刪除第9條的原因是，技術上，《條例草案》是在普通法制度下的法例。一個政府想推廣一些政策的話，這項條文不能夠亦不適宜加入《條例草案》內。

當然，技術上，我們的主事官員要必恭必敬地把全國性法律逐字加入《條例草案》內，不過我覺得，無論如何，這樣做仍然不適宜。此外，我記得陸頌雄議員對於我就《條例草案》第76條提出的修正案持不同意見。該條文是有關侮辱國歌的罰則。局長剛才已指出，有關罰則與《國旗及國徽條例》的罰則是一致的。可是，我亦聽到朱凱廸議員質疑，為何要用這麼重的刑罰來令人民作出尊重國歌的行為呢？其實，有關罰則與《國旗及國徽條例》一致並不必然或必需，因為《國旗及國徽條例》對於侮辱國旗及國徽的行為有非常細緻及清晰的描述。

環顧百多個國家對於侮辱國歌的罰則，5萬元的罰款已屬非常嚴厲的懲處。我上次發言也提到，我現在再說一次，即使新加坡對有關罪行的罰款也只是1,000新加坡元，兌換後是5,480港元，即等於《條例草案》中所訂罰款的十分之一。陸頌雄議員問我，是否有錢便"大晒"？是否有錢便能侮辱國歌？這絕非我的原意。當然有錢不是"大晒"，正如一個國家的GNP高亦非"大晒"。一個國家的GNP高亦不代表其國民很幸福。國民要有監督政府的權利、言論自由、選舉自由。這正正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有沒有認錯呢？

政黨有沒有絕對的責任？當然，很多人——包括建制派的同事——表示，歷史自有公論。但這段歷史已經過了50年，而大躍進發生已超過60年，為甚麼現在仍未有公論、結果和了斷？第三件事件便是六四事件，今天是六四事件31周年，當年今日在天安門爭取民主公義的學生遭到鎮壓。現在，31年過去，有沒有清楚的說法？由六四被定性為動亂，乃至風暴，我看到政府可能想輕輕帶過這事件，但實際上沒有人能忘記這事件。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對於我剛才所述的3件事件，如果一直不作正式處理、不作正式表態或不作正式道歉，我相信這心結無法解開，或說對執政黨抱有尊重是根本沒可能的。

我希望各位支持我提出的修正案。

李慧琼議員，《國歌條例草案》最重要的精神，是希望透過法例令人民尊重和頌揚國歌。國歌是屬於誰的？是屬於國家的，但國家是否等同這數十年來曾犯下錯誤的政權和執政單位？他們是否完全沒有錯誤？可否由自己的執政黨，即共產黨僭越取代國家的身份？全世界也不會這樣，這正是為何很多人聽到國歌時也會悲從中來，因為這首歌本來屬於國家、土地和人民，但在今天的政權下，在共產黨的管治下，變成歌頌共產黨的歌曲，因此，大家才有這麼大的意見。正如梁繼昌議員所說，解放後帶給人民的浩劫，其實罄竹難書。很多人叫大家忘記過去，表示國家在這30年的發展其實不錯，有很大的進步，如此強大、富強，終於可以站起來。然而，一個可以站起來的國家，應當承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正如德國在戰敗後，舉國檢視納粹主義對當時的德國人民和全世界的影響，成為一直鞭策自己國民不再重蹈覆轍的重要基石。然而，中國共產黨有承認過錯誤嗎？永遠也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偉光正"，他們以為吃了"偉哥"，便可以一生一世、天天如此堅挺嗎？大家也知道，這虛火終有滅亡的一天。其實我的修正案很簡單，我指出，既然我們設有《國旗及國徽條例》，按簡易程序，在6個月內提出檢控，否則事件便會當作已經過去，為何《條例草案》不採用相同準則？

這種做法和賦權怎能令大家尊重國歌？

可是，他們不從問題的根源考慮為何人民對這項《條例草案》有不同的聲音和意見，之後繼續立法，限制人民只能有一種形態，只有政府指定的形態才算是尊重國歌、尊重國家的象徵。大家提到世界各地很多不同國家也有制定國歌法，這是他們經常引用的比喻。沒錯，不同國家也有制定國歌法，但不同國家制定的國歌法，不論是刑責和罰則，不論是立法背後的意義，即國歌代表的是一個國家而不是政權，全部都載述得清清楚楚。

此外，其他國家訂立國歌法時也牽涉到政黨輪替，但我們若討論政黨輪替，便會被說成是顛覆政權。

我的修正案雖然非常簡單，但正正亦反映了政府的立法原意不安好心。檢控時限設定得這麼長，原因是考慮到涉及國歌的違法行為很大機會牽涉大量人士或使用互聯網。以今天的科技發展，即使是塗損或污衊國徽和國旗，亦可以牽涉大量人士，因為他們也可能利用互聯網行事。

官員經常要求市民相信政府。如果人民信任政府，即使立法較為寬鬆，大家也會尊重法律。

中央政府不能明白這點，我會理解，因為它數十年來也是如此，只懂用強權壓倒一切，認為穩定就是檢視真理的唯一標準，以這概念處理問題。今天在席所有人也曾享受香港社會較文明、重視互相包容和尊重的城市發展過程，令我們可享有今天的繁榮和水平。但是，在過去的日子，有沒有人珍惜這一點呢？政府做的所有事情並無考慮為何人民要反對政府，只是覺得有事就要立法，並沒有從根源出發，結果是立法後反抗更大，大家用更多方法想象和挑戰極權。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特區官員經歷過殖民地年代帶給他們的良好文官制度，到了今天，還剩下多少優良質素和傳統呢？林鄭月娥前往北京時，說她不需要帶同反對意見，因為反對意見很容易便能找到。這種態度反映在《條例草案》內，亦反映在我的修正案內，政府的整個態度就是覺得所有異見和反對聲音也是"阻頭阻勢"。他們相信的法治和法家精神，就是只要施以嚴刑峻法，社會便會穩定下來。然而，在嚴刑峻法下獲得的穩定的社會，是一個沒有靈魂、失去聲音的社會，難道大家覺得屆時仍然可以很安穩地在香港生活嗎？即使官員可以在這裏享受高官厚祿，他們的子女呢？若他們的子女生活在一個被滅聲的無聲城市，他們是否會覺得很安樂呢？如果他們抱有這種態度，便愧對香港市民，亦愧對繳稅支付其薪酬的納稅人。香港屬於每一位市民，而非屬於一個政權，大家也有參與建設，但政府要把所有罪名加諸異見者身上，批評及拘捕提出異見的人。

因此，對於《條例草案》，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清楚地表明我們不能接納《條例草案》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

主席，我想先回應一下邵家輝議員剛才的發言，他提到文革是"四人幫"搞出來的，又說邪不能勝正。我覺得做保皇黨不要緊，但做保皇黨又不熟知國情和歷史，我便覺得差了一點點。主席，我引述內地最新的教科書對於文革的說法，當中是這樣說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面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此，他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想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所以，在1966年的夏天，文革便全面發動起來。即文革不是由"四人幫"發起的，是毛澤東主席發動的，因此，不要把責任推給"四人幫"。還有，邵家輝議員說邪不能勝正？

不過，由此可見，主席，連文革如此重大的事件，做保皇黨的也可能尚且弄錯，更何況國歌？對於普羅大眾究竟何時應該尊重，如何會構成侮辱其尊嚴等問題，備受尊崇的多位保皇黨議員也可能搞不清楚的時候，你們又怎能指望廣大的普羅大眾可以拿捏得準呢？主席，剛剛我看到在我的Facebook專頁上有一個留言，從名字來看，相信是一位女士，她說："'義勇軍進行曲'其實是一首非常好聽的歌，如以鋼琴彈出抒情的節奏，那是很好聽的！所以一定要就國歌立法，越快越好。

至於"義勇軍進行曲"是否好聽，又或彈奏起來是否很動聽，與它是否有尊嚴，會否增強愛國情操，是完全無關的。還記得2014年7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委內瑞拉，即使委內瑞拉的軍樂團將我們的國歌奏得荒腔走板，習主席和一眾隨行官員仍然可以神情肅穆，努力地維護國歌尊嚴。便是支持就國歌立法不要緊，你有自由維護國歌的尊嚴。不過，主席，維護自己的智商和邏輯，其實也同樣重要。同時，我也想透過這個機會溫馨提示這位網友，《條例草案》附表1和附表2清楚訂明，"義勇軍進行曲"必須以進行曲速度來奏唱，如果如她所言，以抒情節奏來演奏，我不肯定她會否墮入法網。主席，根據上述同一邏輯，其實有沒有修正案，與《條例草案》能否制定和制定得快或慢，兩者之間亦沒有必然關係，因為一來，政府必然夠票；二來，主席你亦在辯論的時間上盡力配合，特別是要在六四31周年的今天之內一定要通過。基於這個事實，我有合理的理由懷疑，那些聲言反對全部修正案的保皇黨議員是否真的有足夠的邏輯思維來判斷，他們對修正案的反對，與是否今天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有必然關係呢？實際上，他們對於修正案的內容，即使不是我提出的這項，因為內容相對簡單，對於早前多位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他們又有否嘗試理解其背後的邏輯和原因呢？讓我以一項被主席你拒絕我提出的修正案作為例子。我提出刪除《條例草案》第7條"侮辱行為的罪行"，亦即刪除罰款和監禁的罰則。刪除罰則背後的原因，是我們認為以罰款和監禁是難以達到《條例草案》弁言所說"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以及弘揚愛國精神"這立法目的。讓我簡單作一個假設，如果立法後，某人將"義勇軍進行曲"修改，甚至在互聯網上公開演唱，結果當然是被拘捕。假設法庭將他重判監禁3年，出獄後，這人最多只是不再犯這罪，但他的國家觀念和愛國精神會否因此而有所增加？

如果我們從唱國歌時有沒有肅立、有沒有簽名支持修訂《逃犯條例》、有沒有登報支持國安法等這些表面行為來論斷一個人是否愛國的話，《條例草案》是否需要加入字眼，訂明是要增加公民"表面"的國家觀念，弘揚"表面"的愛國精神呢？這樣，罰則才會有意義。

一首國歌要用刑事化，用懲罰的手段要求人民愛它、尊崇它，其實這代表甚麼？是這首歌已經遭到部分人民或至少當中一小部分人民唾棄。不是因為這首歌不動聽，不是因為這首歌演奏的時候走音，而是因為這首歌所代表的背後權力來源令這些人感到不滿，甚至被他們唾棄。根據何君堯議員昨天採用的"追女仔"愛國論邏輯，如果《條例草案》訂明罰則的話，即是說有一位女士現在用槍指着你，要你娶她，如果你不娶她，便向你開槍；你娶她的話，你便不用死，不過，這把槍將永遠放在床頭對着你。主席，如此的婚姻生活是否值得稱頌？如此的婚姻生活是否反映有真愛？

主席，說回修正案，何議員昨天說《條例草案》第11條已經列明"按照香港法律進行調查及予以檢控"，所以，我的修正案是多此一舉。

我覺得認為我的修正案是多此一舉的議員不應該問我，而是應該問你，梁君彥主席，因為是你批准我提出的，而根據你明察秋毫的判斷，在削減大量的修正案下仍能夠保留我這項修正案，這必然不是多此一舉。所以，主席，認為這項修正案是多此一舉的議員，他不要追究我，也不要問我，他應該問主席你，但當然，你的判斷是不容辯論的，所以他們不應該出聲，這便是簡單的邏輯。主席，任何人如果認為我這項修正案有問題，當然可以反對，而民主派議員的修正案應該會全部被否決。

即使是這樣，當我們看到《條例草案》有問題的時候，我們仍然有責任必須透過提出修正案指出問題，修補漏洞。即使如何的多此一舉或白費心機，我們仍然應該這樣做，因為這是立法會議員的專業和職責所在。我希望那些做了差不多4年議員的人要弄清楚這個事實，認真做好你們的工作，而不要做2020年香港的"兩個凡是"派。

我想提醒議員，主席是根據《議事規則》決定修正案應否獲准提出，修正案的優劣並非考慮因素，所以主席批准提出的修正案未必是優質的修正案。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國歌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或條文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編號3的修正案。

我動議編號5的修正案。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陳志全議員，請你動議編號18及19的修正案。
我動議編號18及19的修正案。

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立法會作出報告：《國歌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獲全體委員會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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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國歌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國歌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因此，這項辯論最遲會於約下午5時45分結束，我會於5時左右請局長回應。

但是，各位同事已經在立法會工作數年，有些同事甚至工作了很多年，我想大家都明白，訂立法律是要規範社會上的一些行為，如果有人干犯法律便要受罰。我們根本不能透過法律強迫人愛這個、不愛那個，或者令人願意做某件事、不願意做某件事，因為法律的精神就是，有人違反法律便應該受罰。這等於法律限制了你不可以打人、襲擊人，但法律不能因此強迫你去愛那個人，故此不去打他。

主席，香港工會聯合會一定會堅決支持《條例草案》三讀，並希望《條例草案》可順利通過。因為《基本法》第十八條已經訂明，全國性法律可透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實施。

事實上，我相信這是源於很多人對執法欠缺信心，或者他們不能接受法例的原意。

其實在很多地方、城市和國家都有這種教育，為何在香港推行便立即有人覺得這是陰謀呢？

如果沒有這些經常出現的恐慌、矛盾，沒有陰謀論造成那麼多的矛盾和撕裂的話，我相信香港經濟應該可以發展得更好，而我們做事的效率應該可以更高。

我剛才說過，很多人用陰謀論來看待這項法律，製造很大恐慌，亦造成社會矛盾，加劇香港的內耗。

有些人發言時經常說"我不知道怎樣才算尊重"，很多同事都問何謂不尊重，普通話說得不標準是否不尊重？

當《條例草案》三讀通過並實施後，大家便可以用事實來證明，這些陰謀論並沒有基礎，亦不會發生。他們所說的政府會藉這項法例打壓其他人是不會發生，一切都是因為有人要藉法例——這是一項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必須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他們可能是為了政治目的，因而提出毫無根據的陰謀論，藉以在社會上製造恐慌，令社會出現矛盾。

主席，所以工聯會支持《條例草案》三讀。相信大家還記得，在討論"一地兩檢"安排的法例期間，他們也提出了很多"如果法例通過便會這樣那樣"等的說法，不斷在社會上製造恐慌和矛盾。因此，我再重申，工聯會認為《條例草案》是一項符合《基本法》和憲法的法律，必須透過在今天通過三讀，盡快在香港實施，令市民更明白有些政客在過去1年多，透過《條例草案》製造很多陰謀、恐慌和社會矛盾，這些其實完全不成立。

我真的想不通為何同事要藉《條例草案》來製造恐慌，製造社會矛盾呢？

工聯會也會支持《條例草案》三讀通過，並且希望透過實施這項法例，用事實告訴香港市民，有些人過去一直製造的恐慌和矛盾其實並不成立，我們不應再因為恐慌而令社會繼續撕裂，令社會上不同政見的人繼續出現矛盾，這種內耗對香港的經濟和發展是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你問這是否利多於弊，這種恐慌肯定只有弊，怎會有利呢？這種恐慌會拖累香港的發展，大家經常說香港的發展最缺乏效率，無論是在科技、基建或房屋方面的發展都被人拖後腿，就是源於很多人會藉着一些本來很正常的法例來製造恐慌，引起社會矛盾和撕裂，所以我很希望《條例草案》能夠在今天三讀通過，工聯會表示全力支持。

我們與中共從來也沒可能對等，有甚麼可以對等？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令在香港的中國人有愛國的精神。

不單如此，現時還要在香港直接訂立港區國安法，把香港變成"一國一制"，那要年青人和香港人怎樣愛這個政權和國家？

雖然他們受的傷比不上在"六四"被屠殺的1萬人，但他們的心態一樣，為了自由和民主——其實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訂明的條文，請問有做過哪一項？

中國國家領導人有一次教訓日本首相，他們提到南京大屠殺並責罵日本人，表示"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沒有將來"，那麼共產黨又怎可以忘記多年來用血肉築成的事件？包括"八九屠城"、反右傾運動、文化大革命，死傷無數。他們有沒有任何一次承認責任？

大家要明白，很多修正案是希望減輕《條例草案》內的"毒"，減低壓迫的刑罰，以比較文明的方法演繹這項《條例草案》，但全遭否決，只剩下相當嚴苛的法例。

這不是癡人說夢是甚麼？若中央想贏盡香港人和中國人的民心，不用做太多事，只要別說謊、守承諾、守契約，落實《基本法》訂定的條文，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承諾給予14億中國人最基本的權利，便會贏得民心。連這麼簡單的事也做不到，卻將所有走出來反抗的人抓捕，用盡方法令他們入獄和失去前途。這種方法、這種政權、這種假法治，絕不會贏得香港人的民心。

從去年法案委員會的討論至這兩星期的辯論中，老實說，我一次也聽不到反對派提出合理的論據，引證有些議題或合理的訴求，是必須利用一種貶損、歪曲、竄改——即是"惡搞"——國歌的方式才能表達。

為確保會議安全有序進行，我會暫停會議，讓工作人員先行清理。

《國歌條例草案》並不是一項複雜的法案，但我仍然預留了多達30小時，讓議員有充分時間審議《條例草案》......儘管如此，部分議員仍然批評我預留的審議時間太少。與此同時，他們卻又多次作出極不檢點的行為，阻撓本會審議《條例草案》。上星期已有議員在會議廳潑灑難聞的物體，令會議被迫暫停超過5小時。今天早上又有議員這樣做，分別是朱凱廸議員和陳志全議員，亦有其他議員參與，令會議再次被迫暫停。剛才許智峯議員亦作出這些幼稚、不負責任並涉嫌違法的滋擾行為，令我感到十分失望及痛心，亦非常遺憾。這不但妨礙立法會履行審議法案的憲制職能，亦損害立法會的聲譽，有負公眾對議員的期望。事實上，有關議員不斷蓄意阻撓會議進行，正正顯示他們並非認真審議《條例草案》。我上星期已事先聲明，若議員選擇繼續以這種方式阻礙本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進度，我或須重新考慮有關的審議安排。就《條例草案》的三讀辯論，我原本預留了6小時，而議員發言的部分會於今天下午5時左右結束。

主席，首先我感謝所有支持《國歌條例草案》的議員，以及我們政策局的所有同事，在過去兩年的共同努力......今次我們訂立《國歌條例草案》，一直強調的核心精神是尊重，要尊重的是作為我們國家象徵和標誌的國歌，更直接地說，是希望大家尊重我們的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盛載了5,000年歷史文明的泱泱大國。只有尊重我們的國家，我們談"兩制"才有意義。否則，只談"兩制"，不承認、不尊重"一國"，"一國兩制"根本無從說起。無論"一國兩制"面對甚麼新問題，只要我們毋忘"一國兩制"的初心，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聚焦發展、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我深信，任何挑戰我們都能夠克服。"一國兩制"始終是對香港、對國家最有利的制度，也是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最大保障，我希望每一位香港人都會珍惜。主席，我謹此陳辭。

表決鐘會響5分鐘。